因為，藥物建議委員會採取實證為本的方針，以及依循藥物安全性、療效和成本效益3個原則評審申請。其實，當中最可圈可點的就是"成本效益"。

最近，醫生也同意讓其女兒嘗試其他另類治療如針灸等。

我看到她面容憔悴，瘦了一整圈，但仍然十分堅持做好自己的工作，繼續舉辦活動，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但她自己呢？

這項條例亦同時將罕見疾病界定為影響少於20萬人；歐洲聯盟則將罕見疾病定義為每2,000人中少於1人患病；至於香港方面，現時對罕見疾病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是馬逢國議員剛才提及香港大學最新的研究發現，本地罕見疾病患者佔整體人口1.5%，即每67人便有1位患者，但由於是次研究只是以歐洲罕見疾病分類系統當中的467種疾病來統計，就此而言，患者人數應該不止此數。換言之，在我們居住的社區中，很可能已有罕見疾病患者正急待支援。不少罕見疾病也是由基因突變和遺傳基因缺陷導致，患者在年幼甚至嬰孩時期發病，絕大部分的罕見疾病均嚴重影響患者的健康，甚或致命。去年施政報告提到，將會採納基因組醫學督導委員會的建議，在全港進行大型的基因組測序計劃，根據國際經驗，如果使用全基因組測序診斷這些不常見疾病，其實確診率可從現時10%提升至30%至40%。個別罕見疾病患者在求診過程中，主要問題往往是未能確認病情，需要時常奔走於各大醫院之間，令病人及其家人疲於奔命。這項基因組測序計劃應可幫助紓緩他們的心理壓力，亦能了解到遺傳的風險，幫助他們考慮將來的生育計劃。罕見疾病患者在確診後也需要面對另一個更重大的問題：高昂的醫療費用。罕見疾病藥物費用的昂貴程度，大家已多次以"天價"一詞來形容，我相信即使中產或略為富裕的家庭也未必負擔得來。就像大家經常提及的脊髓肌肉萎縮症為例，服用新藥的首年費用為600萬港元，其後每年300萬港元，我想這是遠超大部分市民可以負擔的水平。我作為關注組的成員，也曾接觸過一些個案，儘管那些藥物只是某種特定的癌病藥物，往往每月也要花費2萬至3萬港元，即每年動輒花費20萬至40萬港元。很無奈地，所有罕見疾病病人也要承擔高昂的藥物費用，雖然現在有將若干藥物列入資助範圍的機制，但我們曾研究有關機制，發覺申請程序複雜、費時，而藥廠往往有其本身不同的考量，導致有些藥物根本沒有引入香港；如果沒有政府的積極介入，相信目前僵化的情況不會有任何改變。簡言之，若然沒有適切的資助，患者便會坐以待斃。香港現時的藥物資助計劃涵蓋不多於10項不常見的疾病，我很期望政府盡快制訂一個全面的藥物支援計劃，讓病人及其家人得到穩定的醫療服務。代理主席，我參與了關注組的工作後，當中有一位於銀行界經常與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主動與我聯絡，他的小孩正是罕見疾病患者，他希望得到更多資訊及支援，我便立即將他的小孩轉介至相關的病人組織。但這件事令我理解到，目前在政府毫不關注的情況下，有很多家庭仍然很孤單，以及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壓力。由於現時對罕見疾病的支援近乎空白，所以議員今天提出的要求，包括就着罕見疾病設立定義，建立罕見疾病資料系統，加強醫護培訓，以及引入基因測試的建議等，我也完全同意。所以，我支持張超雄議員的原議案，以及李國麟議員和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感謝張超雄議員提出這項議員議案，讓我們在議會內有機會討論，以及讓公眾有機會關注罕見疾病病人的權益。我希望這次真的可以令保障罕見疾病病人的立法程序走前一步，我亦會支持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代理主席，在罕見疾病的政策方面，香港比其他國家或城市落後，我認為這問題有時候不單見諸於罕見疾病上，香港凡事皆比其他國家落後，我發覺有很多原因是相同的。罕見疾病患者飽受痛苦，甚至感到絕望，政府其實有必然的責任，就罕見疾病患者面對的特別問題盡快制訂相關政策，確保他們的醫療權利受到保障。政府本來應主動推動此事，積極負起責任，但我真的不明白，為何要由議員推動及草擬法案呢？

張超雄議員的原議案第一點提出設立罕見疾病政策委員會，這實在有必要。

外國便設有專家委員會，只要歐洲聯盟認可新的罕見疾病，有關委員會便會自動啟動機制審視藥物，並納入醫療系統內。

為何政府繼續躲在"官"字之後呢？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超雄議員動議的"立法保障罕見疾病的病人權益"議案。關於罕見疾病，我必須向張超雄議員、香港罕見疾病聯盟的成員及張超雄議員辦事處的同事致謝，其實是致敬才對。因為他們花了很多心力和心血預備這項議案，以及草擬了《罕見疾病條例草案》。一班有心人的努力同時比照出香港政府多年來在罕見疾病政策上的態度是""和慢。政府一直宣稱，沒有市民會因為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適切的醫療照顧，但現實正好相反，每天都發生有藥無錢醫的悲劇，不是不藥而癒，而是不藥而死。醫院管理局的藥物名冊制度原意為統一公立醫院和診所的藥物政策和用藥，確保病人可獲處方具成本效益，且經過驗證安全和有效的藥物。可惜，現實中，醫管局的藥物名冊設有種種行政限制——這便是莫乃光議員所說的官僚——令系統變成成本凌駕效益。香港引進新藥的速度，較英國及法國分別慢3倍和4倍，患有癌症和罕見疾病的病人，不但因為疾病失去生活質素和尊嚴，更有不少因為經濟困難或安全網的荒謬而有藥無錢醫，只能無奈等死。一個真實的例子是池燕蘭女士。如果大家不善忘的話，在2017年4月11日，一名患有結節性硬化症的朋友到立法會2樓的會議廳發言，分享了患病的痛苦及無法負擔藥費的辛酸，因為據她所說，她每月要負擔2萬元藥費。

我仍然記得池女士的控訴，她說："因為體內的腫瘤已爆過一次，我現在真的很擔心，不知體內的腫瘤何時再爆。

我現在才30多歲，便要被這個病折磨至死，我不甘心。求你們幫我一下。"言猶在耳。目前，香港對不少不常見疾病的患者所提供的支援相當有限，這個情況存在於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的確令人難以接受。香港富裕得可以動輒斥資百億元甚至千億元在大規模的基建上，卻眼睜睜看着罕見病患者因為沒有錢而得不到醫治，枉送生命。這不是"無語問蒼天"又是甚麼呢？

如果設身處地一想，對罕有病患者而言，生命正處於倒數階段，香港政府又不是沒有能力負擔他們的藥費，但是，他們最終卻因為解決不了錢的問題而靜待死亡降臨，那香港再繁榮又如何？

去年，香港大學的研究發現，本港每67人便有1人是罕見病患者，佔整體人口的1.5%。罕見疾病的藥費高昂，每年可達數百萬元，不少病人因為無法負擔藥費而延誤治療。但是，目前政府針對罕見病患者的支援政策很少，政府甚至未有為罕見疾病作出清晰的定義。政府應該為保障病人的基本醫療權利展示更大的決心——今天多位議員都提到這個point——因此，我絕對支持張超雄議員的建議：改善審批罕見疾病藥物的程序，並增設資助計劃及資料系統。

其實跟香港政府說人權真的有點浪費力氣。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指出，人人有權享受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衣物、食物、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罕見病患者理應獲得接受醫療的權利，管治者沒有理由讓他們因為財政能力不足而受疾病煎熬。代理主席，多位同事都提到去年3月罕見疾病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周佩珊向特首陳情的例子，但我想說，我們不應只多謝林鄭月娥，反而應問她為何如此被動，反應如此遲緩。代理主席，我的發言時間所餘不多，我最後想說的是，我支持張超雄議員的議案及所有修正案，因為我覺得這是關於人的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討論。我支持人的價值高於經濟效益和經濟盤算。我希望議案獲得通過，並且，政府立即推行相關政策，讓池女士在天之靈得到安息。

代理主席，香港作為一個已發展的地區，一項基建工程動輒過千億元，工程超支也動輒數百億元，現時又正在籌備萬億元填海，可見香港並不缺錢，但香港予人的感覺是，它對於這些極少數的罕見疾病患者卻增設重重關卡，盡量縮數。這個政府施政可說是"輕生命而重死物"，政策毫無人性可言。討論到罕見疾病政策，很多人會問何謂罕見疾病、如何界定罕見疾病，因為政府至今沒有就罕見疾病制訂標準。其實，現時不少已發展國家已為罕見疾病作出定義，例如該疾病的患者佔人口很少比例或某一個比例，這種疾病便屬於罕見疾病。在今次的議案中，張超雄議員將影響不多於一萬分之一的香港人口，並且可經臨床界定的疾病，定義為罕見疾病。我相信，立法會的同事都會認同這個定義。如果能夠為罕見疾病作出清晰定義，不單可以讓患者知道所患疾病是政府定義的罕見疾病，方便患者向政府和醫院管理局尋求協助，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根據這個定義來評估罕見疾病患者的人數。如果以一萬分之一的香港人口來定義罕見疾病，其實大家心中有數，這個人數非常有限，政府和醫管局沒理由不制訂政策，全面資助他們的醫療費。對於政府現時的做法，我們不禁要問，政府和醫管局是否擔心作出定義後引發的責任？其實，政府不能夠不正視這些在定義下極少數罕見疾病患者的權益。政府至今沒有為罕見疾病下定義，它應該以病人的意願為依歸，全面資助罕見疾病患者的醫療費。現時政府決定是否資助罕見疾病患者使用新藥物或新療法時，往往由第三者判斷這些療法及新藥物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所謂成本效益，就是醫管局在決定提供資助時，會考慮是否有大量充分的證據證明新藥物或新療法可以改善病情，從而延長病人的壽命。但是，我們討論的是罕見疾病，罕見疾病的病情往往很複雜，而且醫治的方法亦日新月異，藥物不斷推陳出新。最熟悉治療效用的，不是政府或醫管局，而是罕見疾病患者、其家人及照顧他的醫生。如果診治他們的醫生認為使用新藥物或新療程，有希望改善病患者的病情，政府和醫管局理應尊重醫生和罕見疾病患者的判斷，資助相關治療費用，而不是由其他人判斷這個療程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事實上，以成本效益來判斷是否資助罕見疾病患者使用新療法或新藥物，真是有點涼薄，甚至令人覺得很諷刺。政府經常口口聲聲說要按成本效益來決定是否提供資源，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考慮成本效益。我強調，我們現時所說的是人命，人命是否每次都以成本效益來計算呢？政府質疑新藥物及新療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因而未必資助病人使用新藥物，這個往往是基於數據的問題。罕見疾病的數目已經少，試新藥的人也少，所以得到的數據不足以證明具成本效益。但是，為何政府興建港珠澳大橋、高鐵、填海時，卻不談成本效益？它只會口口聲聲說，即使這些基建不一定有錢賺，但也有很多其他效益。它這樣便可以倒錢落海。政府說醫療資源有限，一定要顧及成本效益，但同時卻不惜建造萬億元的"大白象"工程，這個邏輯極為荒謬。我只能夠告訴政府，一名罕見疾病患者的生命價值，或者他能夠多活一段時間的價值。你且去問一名香港市民，他寧願將錢給這些朋友，還是用作填海，還是興建港珠澳大橋，還是興建高鐵？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有不同看法。但很可惜，現時政府重功績多於人命，重視這些冷冰冰的鋼鐵水泥，多於活生生有溫度的生命。這個就是特區政府的管治思維，令罕見疾病患者因為"成本效益"這4個字，而沒有錢買藥物醫治。為確保現時罕見疾病的政策及資源分配政策真的以病人為本，並且與時並進，我提出制訂有關政策時必須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經由龐大的行政架構制訂。原議案說得很好，張超雄議員建議成立罕見疾病政策委員會，就罕見疾病政策的策略性發展方向提供建議、監察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在推行罕見疾病政策方面的工作，以及就罕見疾病政策的推行作出報告等。這是早應該做的政策，如果說得更具體一點，我心目中的罕見疾病政策委員會應由罕見疾病患者的醫生及病人家屬組成，他們應該有權參與。罕見疾病，顧名思義是罕見的，為數不會太多，在我們整個醫療系統中佔的百分比很低。現時香港的醫護人員正處於水深火熱，工作爆煲，特區政府和醫管局卻找來藝人、名人拍片為他們加油打氣，我不希望局長對於罕見疾病患者，都用同樣的心態，找名人、紅星拍片，叫罕見疾病患者及家屬加油，為他們打氣。

主席，我發言代表民主黨，支持張超雄議員"立法保障罕見疾病的病人權益"的議案，以及支持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

我們今天特別關心的是，有一些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甚麼病的病人，可能這種疾病比較罕見，亦可能比較少醫生認識，所以可能花很長時間診斷也找不到患甚麼疾病，即使知道患某種病，也沒有足夠藥物治療。所以，我們希望政府透過今天這項議案辯論，以及張超雄議員將會在衞生事務委員會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我們明白現在議員要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在《基本法》的規定下，會有很大阻力，主要來自政府，要特首批准，又不可以涉及政府政策和體制等。但是，我希望政府今天聽畢議員的辯論後高抬貴手，打開一道門，讓張超雄議員這項私人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但是，如果自己的小朋友不幸患上罕見疾病，400萬元根本不足夠，可能要以倍數來計。最近有一則報道，一名7歲品學兼優的小學生患上擴散性骨肉瘤，這是很罕見的疾病，而且香港無論公立醫院或私家醫院也未能醫治這個疾病，結果他需要到美國尋求治療。但是，診療費要400萬港元，他的家庭根本負擔不來。

我們知道在外國，罕見病有另一個名稱，叫"孤兒病"。但是，我覺得在香港不應該叫"孤兒病"，更像"廢嬰"，因為香港政府過去這麼多年都沒有制訂甚麼政策，也沒有給予甚麼支援。相對其他國家或地區，香港對罕見病的支援可以說是，起步慢、起點低、支援少，而且幾乎進入"三無"狀態，即沒有定義、沒有制度、沒有甚麼服務。所以，張超雄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以及將會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我認為很值得政府思考應該怎樣做。在美國、歐盟、日本、台灣、澳洲，以至南韓，這些比較先進的醫療體系，都有就罕見病作出定義。在定義之下，美國最寬，它列出7,000多種罕見疾病。台灣比較嚴謹一點，它們也定出200多種罕見疾病。反觀香港，我剛才說香港是"三無"，沒有定義，沒有清楚的定義，只是在藥物資助計劃下，涵蓋7種罕見病。相對於台灣的200種、美國的7,000種，我們真的只有7種罕見疾病嗎？我想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也不會認同，香港只有7種罕見疾病，這肯定是世界奇聞。至於制度，以上提到的國家或地區都建立了相關法規，當中最遲立法的地區是台灣，但也是20年前。二十年前，台灣已經立法，換言之，香港對罕見病的支持落後台灣20年，甚至更長，視乎政府是否願意用正面態度來處理罕見病，以及正視罕見病病人權益，接納張超雄議員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至於政府提供的服務，幾乎是零。日本、台灣、南韓等地都對患者和家屬提供社區層面的服務，減輕他們的焦慮和心理負擔。但是，在香港他們很多時候要獨自面對這一切壓力。在這裏，我們很希望政府認真思考究竟怎樣做。我們知道政府正考慮透過基因研究來協助診斷，民主黨很支持政府加快栽培遺傳學專家，以及就罕見疾病的定義，搜集足夠個案數據，以便作出更快、更準確的診斷，以及提供度身訂造的治療。最重要的是，將罕見病納入公營醫療體系，令不分階層的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中產市民都受惠。

政府表示要待有共識才就罕見疾病立法。我當然贊成就罕見疾病立法，但其實最重要的是要根據病人的病情來配藥。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及所有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超雄議員"立法保障罕見疾病的病人權益"的議案，亦支持李國麟議員和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正如剛才所有議員的發言，罕見病患者很無助，他們面對昂貴的藥物費用，一般家庭根本難以負擔，以個人財力更不可能接受最先進或副作用最少的藥物，所以，政府應該對他們予以支援。

現時的問題是，雖然香港醫療系統的質素在世界上不算差——這是全球的一個客觀看法，我不是純粹感情出發——但事實上仍有很多不足之處。除了罕見疾病病人的權益外，其實一些長期病患者同樣面對與醫療費用、診治費用或檢查費用相關的困難。首先，我必須說，在我的任期......其實上屆立法會時，我已向高永文局長要求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跟進香港的病毒性肝炎個案，但上屆政府沒有任何跟進，或者公道點說，是在進行中。本屆政府在2018年6月，即去年年中，成立了一個預防及控制病毒性肝炎督導委員會，任期3年......

雖然世衞將完成目標的時間定於2030年，但相關工作並不是待2030年才開始，所以，世衞在2016年定出了一個對付肝炎的戰略，要在2016年至2021年的5年內完成工作。

所以，過去我一直提出，政府需要在這方面提供一些支援，以進一步減少香港因感染病毒性肝炎致死的人數。其實，保守估計，每年都有約數個百分點的感染者因併發症死亡。

香港一位肝臟權威教授，大家都認識的黎青龍教授，他對於自己沒有被邀請或委任加入督導委員會感到奇怪，因為他一直致力於病毒性肝炎的相關工作，為此作出貢獻，但至今仍未被委任參與督導委員會。即是有這麼一位權威人士在此，政府卻沒有邀請他加入督導委員會或向他索取意見，那最終，香港會否損失了時間、專業技術、學術、醫學等方面的重要和寶貴經驗和資料呢？

主席，我以下就修正案發言。首先，我感謝多位議員發言支持有關的修正案及原議案。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要求設立醫療專責隊伍，集中處理罕見疾病或疑似罕見疾病的個案，加快他們的檢驗、診斷及提高醫護的成本效益。這點我完全贊同，並認為應該及早付諸實行。現時香港兒童醫院住院部分已陸續投入服務，據我理據，衞生署的遺傳科在年底時也會搬到兒童醫院。我們一直倡議兒童醫院應該設立一個......

李國麟議員建議集中處理罕見疾病的個案，當中"集中"的地方，正是我們多年來倡議設立的罕見疾病中心，而我們建議該中心設在兒童醫院。兒童醫院已經落成，但當局對於設立罕見疾病中心仍然在躊躇，這方面沒有積極的進展。所以，我在此提醒當局，如果這項修正案及整個原議案獲得通過，我希望當局就這部分盡快展開工作。就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提及基因檢測，希望檢測的服務讓孕婦或未曾懷孕的人士及早了解胎兒患有罕見疾病的風險，以及如胎兒需要治療，會有何跟進。我認為這點是重要的，並會予以支持。當然不是說每個有意生育的人士也需要檢測，因為正如很多專家指出，這些罕見疾病的成因很多是因為基因變異，而大部分的基因變異並非由父母遺傳胎兒。但無論如何，我們知道政府現時正進行香港基因組計劃，該計劃將會分階段把2萬名相關病人的基因排序。而我希望政府特別就罕見疾病，以及一些未能診斷疾病的患者的基因列為計劃的研究對象。香港現時的診斷未必很有效率，很多病友有不同的癥狀，但無法得到診斷。根據香港大學的病理學系林青雲教授所說，如果一位病友經過大部分的測試，在3個月後仍未確診病因，可能已患上罕見疾病。

我希望就着這兩點，政府不需要立法或是甚麼，政府只要願意做，便可以早日得到成效。我謹此發言，呼籲大家支持有關的修正案及原議案。

第三，醫管局亦設立新機制，按個別病人的情況審批及提供特別用藥計劃，讓病人在適當時接受藥物治療。第四，優化藥物資助安全網的經濟審查機制，正如我剛才說過，主要是引入保護資產概念，降低病人自付的費用，避免耗盡病人的資產。我亦簡單回應一下郭偉强議員提及應對病毒性肝炎的工作。

主席，最後，政府一直以來十分關注不常見疾病患者的福祉，並在遺傳診斷、引入藥物、提供藥物資助、制訂合適治療方案及科研發展等多方面，為不常見疾病患者提供支援。政府和醫管局會繼續就不常見疾病在診斷及治療方面的困難針對性地加強現有支援，包括剛才所說透過香港兒童醫院集中整存相關的臨床數據，以及由基因組醫學督導委員會進行香港基因組計劃的研究，以加強不常見疾病的診斷；並會持續擴闊藥物名冊及安全網，讓患者盡快得到適切的藥物治療。如果在現階段就罕見疾病立法，並重新制訂相關機制，將會影響現時的支援措施及相關的服務提升。故此，政府認為現時無須就罕見疾病立法，並會繼續和醫管局及基因組醫學督導委員會緊密合作，保持與相關持份者的溝通，以持續檢討和加強對不常見疾病患者的治療和支援。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立法保障罕見疾病的病人權益"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李國麟議員修正的張超雄議員議案。

"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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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謝偉銓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香港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經濟體系，在很多行業中，有不少擁有一定經驗和往績、有雄厚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大公司、大企業，以至跨國集團，在某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亦有市民憂慮，香港經濟或部分行業會否被少數的大企業、大財團所壟斷？早前揭發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沙田至中環線工程事件，凸顯香港很多大型基建工程的建造和顧問合約，來來去去都只是由幾間大公司承辦，而且即使是由大企業承建的工程，質素亦未必有保證。香港的法規繁多，部分程序和制度變得僵化，窒礙了創意產業和創新科技的發展，加上近年經濟增長放緩，樓價高、租金貴，導致人力和財力不大充裕的中小企業、有創意但缺乏經驗和資源的初創企業，以及年輕創業者難以進入市場並持續發展。過去兩年，我接觸很多中小企及年輕專業人士。雖然政府近年已落實不少措施，推出各類發展基金、資助措施和培訓計劃，以協助本地的中小企和青年人，但他們仍然不時向我反映，在香港他們能發展和發揮才能的機會不多，向上流動的空間似乎越來越窄，他們認為政府未能真正提供協助。因此，我在今屆立法會提出的首項議員議案，便是促請政府創造更多機遇扶助中小企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正如施政報告所說，重燃他們的希望，促進他們參與香港的發展和建設。主席，我的議案有6項具體建議。首先，改革政府及公營機構的採購及招標制度，包括在評審時更重視創意設計和創新技術、並非只着重價低者得原則。我知道政府已就此作出檢討，同時亦有計劃在今年4月實施新採購制度，希望有關改革方向可以跟我的建議一致。

即使推出新制度，一旦落實時走樣，便會變得無用。不少業界人士告訴我，他們在投標或申請審批建築項目時，向政府提議一些新建造技術或新建築物料，負責審批的公務員第一句便問：那些新技術或新物料曾在哪個項目應用？如果任何事情均要有先例可援，有其他人做過才做，又何來創新和創意？希望政府可以正視此問題。政府對投標者的經驗、資歷和資本要求，很多時不必要地過高，妨礙經驗較淺、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和年輕專業人士參與。規模大、難度高的基建工程，當然要找有經驗有實力的公司承接，但一些中小型工程，涉及的技術不複雜，基本的專業資格當然需要，但是否一定要由經驗十分豐富、資本又十分雄厚的公司承辦？有時在評審時，還要計算投標者過去曾承接多少份政府合約，這樣新成立的公司，未承接過政府工程的年輕專業人士根本沒機會參與投標。我建議要將工程和服務合約適當分拆，避免不必要地將多項合約捆綁招標。有些地區工程、小型建築工程、維修保養工程等，可能在幾個區，甚至全港18區推行，政府不必要將所有工程捆綁成為一份合約招標，為何不考慮一份合約涵蓋幾個地區的工程，這樣便可批出多份合約？當然，由一份合約包辦，政府管理上肯定會較容易，但如此一來，很多中小企的參與機會便減少，最後又是由大公司承辦，工程設計很多時一式一樣，缺乏創意和特色。第二，積極協助中小企及青年人開拓市場及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機遇，包括在大灣區開設更多辦事處，以便向有意在內地發展的中小企及青年人提供更多支援。這點我在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辯論時已經提及。政府只在香港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和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是不足夠的。政府現時在廣州設有駐粵辦，在深圳亦有一個聯絡處，這兩個城市與香港的經貿關係最密切，但同時與香港的競爭亦最激烈。大灣區內其餘7個廣東省城市開發程度較低，相對可發展的空間和潛力也會較大，政府是否最少應在其中一兩個城市開設辦事處，以便開拓新市場，向有意在內地創業、就業、就學和居住的香港人提供直接支援？第三，為合適的中小型工務工程舉辦建築設計比賽，讓勝出者參與工程，並向作品達到一定水平的落選參賽者提供合理的設計費用。一個具創意的參賽設計，一份有質素的標書，都要花人力、物力和資源去做，即使是較小型的工程項目，隨時亦要花上10萬元、8萬元。大公司不會有困難應付有關開支，因為他們有雄厚的資源，但對於中小型公司和年輕的專業人士，一次不中標、兩次不中標，第三次他們可能已再無財力參與。政府早前招標的啟德體育園合約便是採用上這種方式，再之前的西九文化區設計比賽亦有這樣做，入圍的投標者或參賽者即使最終落選，也可以取回一定的設計費。不過，這兩項均是超大型工程，與中小企無關。我建議對於一些中小型工程，政府亦可這樣做，資助達到一定水平要求的中小企，即使落選也可以給他們一點資助，同時可鼓勵他們繼續參與，累積更多經驗。舉例來說，康文署公園的兒童遊樂設施，經常被人批評設計千篇一律、缺乏趣味，為甚麼不就此舉辦設計比賽？香港有不少公園、公廁，政府均可舉辦設計比賽，還有郊野公園的休憩設施、避雨亭等，其實都可成為富有特色的設計項目。第四，提高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上限，以及擴闊資助範圍。政府去年已將資助上限由1萬元增至2萬元，我對此表示感謝。不過，我在競選時要求將資助上限增至5萬元，因為不少專業進修課程的學費真的很高昂，對於部分年輕的專業人士構成壓力。除了資助進修，我亦建議向中小企提供員工培訓津貼。很多中小企僱主都想加強員工培訓，支持員工進修，但他們的公司可能只有幾名員工，如果其中一人要請假讀書、考試或上課，對公司運作可能有頗大影響。雖然培訓津貼未必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起碼可為僱主帶來鼓勵和幫助。第五，向有意創業的青年人提供限時的免費或廉租共享辦公室。香港租金高昂眾所周知，對於一些有創意、有能力，但欠缺財力的年輕創業者，租金是他們最難應付的問題，佔營運成本很大比例。我早前到過杭州考察，當地政府向有意到該處發展的外省大學畢業生提供"人才屋"，開始時是免租金或低租金，之後再慢慢調升至貼近市值租金水平。我知道香港科技園公司已有類似計劃，但都是針對創新科技領域，而且門檻高，非一般青年人或初創企業能合資格租用。香港部分大學也有相關做法，以支持出色的研究生創業。香港雖然缺地缺屋，但如果政府有心做，仍可以做得到。例如利用閒置政府建築物或空置校舍，把這些單位改作住宅可能要添加很多設施，但改作共享辦公室可能簡單得多，政府何不考慮一下？最後一點，建立層次分明的置業階梯。香港創業難、守業難，置業更是難上加難。雖然樓價最近有輕微回落，但仍然脫離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資助出售房屋的種類及供應近年已有增加，但申請人太多，抽中居屋難過中六合彩，令不少人的置業願望變成失望、絕望，削弱了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動力。我昨天已就改革資助出售房屋抽籤機制提出口頭質詢，建議提高多次抽籤不中人士的中籤率。我過去曾就優化資助出售房屋制度提出多項建議，包括調高居屋白表比例或增設只供白表人士申請的資助房屋、重建夾屋，設立資助出售房屋回購制度，以及加強不同類別資助房屋的設計、間隔和用料的分野等。成功靠實幹，買樓則"靠父幹"，現在甚至說要"靠爺幹"。對於不少有穩定收入的中產家庭和年輕專業人士，每月按揭供款略為提高，他們可能還可應付，但如果沒有"父幹"、沒有"爺幹"，就未必可以付出高成數的首期，他們可能要向財務公司借錢，或買一手樓，因為可以向發展商借部分首期，但這樣會衍生其他問題，政府是否可以幫忙？主席，政府可能認為現時推出樓市"減辣"措施言之尚早，還不是時候"一刀切"放寬按揭成數限制。我最近與"財爺"見面時提到是否可以資助首次置業人士的按揭保費，讓他們可以減少首期的支出。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提出的議案。

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胡志偉議員、盧偉國議員、莫乃光議員、郭家麒議員、陸頌雄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蔣麗芸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首先多謝謝偉銓議員動議"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的議案。

主席，我感謝謝偉銓議員今天動議這項議案，我也相當同意很多同事的修正案，特別是有關青年就業和向上流動的修正案。

為何自置居所不可作為日後退休的資產？根據最新的調查報告，即使香港人不吃不喝，也要21年才可儲到"上樓"的錢。

政府廣告也經常教我們別給錢中介，相信很多青年人也認同這一點。主席，市民即使抽中綠置居、港人首次置業，或者居者有其屋也好，也要支付首期、律師費和各種雜費。為何政府不容許市民使用強積金滾存的款項支付首期等相關開支？

以月入2萬元的年輕朋友或配偶而言，兩年強積金應已足夠支付"上車"的首期。主席，容許我套用近期一篇我認為頗有趣的文章，名為"港股MPF必敗法"。

如果比較盈富基金和強積金的基金管理費，前者是0.1%，後者是由市民直接在市場購買，管理費高出10多倍，每年數以十億元計的管理費予有關人士袋袋平安，但對於供款者卻沒有多大好處。去年11月29日，劉怡翔局長回應我一項有關強積金的質詢時說，強積金戶口平均結餘只有18萬元，對於置業的幫助是杯水車薪。

套用張建宗司長的說法，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市民繼續虧蝕，似乎真的說不過去。主席，政府的宣傳片不斷呼籲市民別給錢中介，但在本港多個中介行業中——無論是地產中介、旅遊代理商中介或者保險中介——都越來越多人透過網絡剔除中間人，直接處理他們的買賣和事務，但諷刺性地，我們的強積金制度卻強迫我們的僱員一邊不斷虧蝕，一邊支付巨額中介費用。

主席，近來政府的各項措施，無論是"派錢"4,000元，三隧分流方案，或提高長者綜援的門檻等，似乎都在道理上說不過去。希望今屆政府能有一項措施是可以說得過去的，就是容許以強積金滾存作為首置之用，真正紓緩年青人在"上車"方面的困難。主席，除了首置外，是否還可以考慮將強積金的結餘用於幫助年青人創業？

總結來說，我認為只要政府的措施能對香港社會經濟有幫助，對青年人創業有幫助，甚至對他們首次置業有幫助，無論是在大灣區投資創業或在外求學的青年人都會回來，我們應該對香港有充分的自信。

代理主席，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政府十分重視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並致力為中小企業締造有利營商的環境，以及提供足夠支援。我們亦密切留意經濟情況的轉變，因應時勢不時檢視我們的措施。以中美貿易摩擦為例，政府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及其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並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共商對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工業貿易署亦多次與香港主要商會及中小企商會代表會面，聽取業界關注，並迅速回應業界訴求，推出多項針對性措施，協助本地企業包括中小企開拓新市場、減輕融資負擔，以及加強受美國關稅措施影響的香港出口商的保障等。此外，政府銳意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致力協助企業把握機會，並積極連繫世界，為企業開拓更大商機。推動創科發展是本屆政府的政策重點，過去3年多已投放超過1,000億元，推出多項措施，包括投資基建、鼓勵研發、推動"再工業化"、推廣科技應用、匯聚科技人才等多方面，目的是完善本港的創科生態環境，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為中小企和青年人創造更多機遇。青年發展亦是本屆政府的重點工作，特區政府期望為青年人創造一個可實現夢想的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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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政府在"三業三政"基礎上落實了多項政策措施。代理主席，由於今天的議案辯論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希望先聆聽各位議員對議案的意見，稍後再作整體的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中小型企業和青年人都是香港經濟和社會極其重要的資產。正如剛才局長所說，中小企一直是推動本港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遍及各行各業。經濟好景時，全港34萬間中小企為勞動市場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亦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貢獻良多。然而，當外圍環境變得不穩定，本地經營成本又不斷上漲，最受影響的同樣是中小企。過去數年，香港經濟發展有不錯的增長，政府亦不斷完善對中小企的支援，但做法始終比較因循和被動，例如只是定期為不同類型的中小企支援基金注資，年復年地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和調高資助上限，又或增加撥款予香港貿易發展局，由它協助推動香港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等。政府推行這些措施，總算是體恤中小企的經營困難，但難免予人散漫之感，亦欠缺創意，難以替中小企創造更多機遇，更忽視業界多番提出的意見，例如研究合併部分中小企資助計劃、一站式統一推廣和審批種種資助計劃等。

現時，政府正積極朝向智慧城市方向發展，建設新一代政府雲端基礎設施和大數據分析平台，以支援開發電子政府服務。在這個時候，政府應該趁機在設計和建設方面顧及中小企的需要，添加相關服務，更妥善地做好支援中小企的工作，協助他們開拓市場，緩減他們面對中美貿易衝突所受到的衝擊。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個季度內第二次下調經濟增長預測，反映經濟下行風險正在增加，政府千萬不要等到問題浮現，即中小企倒閉潮開始，才採取行動，必須未雨綢繆。代理主席，同樣地，要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政府也應及早謀劃。青年人不僅是香港社會的未來，也是建設國家源源不絕的動力。可是，香港青年人在學業、就業及創業等各方面往往遇到不同的困難和問題，政府有責任協助創造有利於青年人成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雖然香港受到環球經濟下行的不穩定因素影響，但亦受惠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然而，一項調查發現，願意到大灣區就業、創業或居住的受訪青年人只有兩成多，表示不願意的人數高達五成，但認同大灣區發展會為香港帶來機遇的受訪者卻有四成四。因此，政府必須切實協助青年人充分了解大灣區的發展前景，讓他們跳出香港這個框框，放眼大灣區這個"九加二"大局，為自己拓闊人生的發展路向。對於初出茅廬的青年人來說，他們如在香港就業，大學會為大學生提供就業輔導服務，但他們若選擇前往內地就業或創業，便需要"盲公竹"協助。就此，政府在大灣區開設更多相關辦事處是可行辦法之一，政府亦可擴大現時辦事處的編制。事實上，不少在內地創業的青年人表示，在內地資訊不流通、政策不夠具體的情況下，他們申請資助時困難重重，因而希望政府能夠擔當更積極的角色，為他們與內地行政機構對接，減少在內地創業時遇到的困難。近期，國家推出一系列針對港澳人士的國民待遇措施，涵蓋居住證、社會保障、醫療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特區政府有責任多向青年人宣傳相關措施。現時大灣區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部分領域需要有更多支援，政府應該積極為他們搭建發展平台和階梯，實質地解除他們到大灣區和內地發展的顧慮。代理主席，不論是中小企抑或青年人，他們到大灣區發展時，應該抱着共同建設的心態參與發展，而不是執着於誰是龍頭或領導者的狹隘想法，忽略互補和分工才是成功關鍵。唯有互補和分工，才能將大灣區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繼而為中小企和青年人謀出路。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要多謝謝偉銓議員今天動議這項"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議案。

當然，局長剛才亦表示，政府也有一項"三業三政"的政策，即使名稱有別，但內容大同小異。

我想舉出兩個例子，因為我最近與兩名創業的青年人談話，從中得悉他們對政府在這方面所提供的協助的看法。現時政府支援青年人創業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創業階段，而創業階段確有一些問題存在，例如創業遇到的第一問題可能是資金不足。

但是，有些青年人並不想投入這些新經濟產業，而是想從事一些舊經濟產業，例如開設咖啡室或賣珍珠奶茶，這些也算是創業。

從事I & T或商貿的青年人可能會較易用到，但對於我剛才所說從事舊經濟產業的年青人，試問他們如何能夠擁有自己的地方？事實上，共享辦公室對於他們的幫助也不是很大。

我希望藉着討論這項議案，提出這兩位青年人所面對的困難讓政府知道，並提供協助。

但是，原議案很快便筆鋒一轉，又推廣大灣區。更出奇的是，原議案建議舉辦"建築設計比賽"，好像議案動議人擔心有人不記得他是甚麼身份。

甚至有修正案明確提出，以香港作為基地服務大灣區，以維持香港在大灣區的龍頭地位。我稍為錯愕，若有人以為香港在大灣區有龍頭地位，真是稍為天真。老實說，談到大灣區，我一定會想起"林鄭"說過的話。她首先說，香港的青年應該好好把握國家提供的巨大機會，到內地發展事業。她要青年人北上發展，但轉頭又說一句，香港進入了人口老化高峰期——我以為120歲才是老年人，60歲只是中年人。"林鄭"說，香港進入了人口老化高峰期，新移民的年紀較輕，教育水平也越來越高，可以增添香港的勞動人口。我感覺她是一時間"鬼拍後尾枕"或佛洛伊德式說漏嘴，她是否要將香港的人口換血？

按照這個走勢，香港到2047年會變成怎樣？問題是在香港，這邊廂有人擔心有"洗腦"計劃，那邊廂不停有人談"生涯規劃"，這4個字讓人聽到也"打冷震"。教育局局長太悠閒，每次來立法會便說"生涯規劃"。

這說法可能有些誇張，但不可否認是令人想離開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

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在大陸化。當然，廣東地區或大灣區也可以香港化，學習香港比較有優勢的東西，彼此"溝淡"。

2008年，四川大地震，香港比較年輕的人充滿熱血，走上街頭捐款，愛國之情溢於言表，展現血濃於水的情懷。但是，2008年至去年2018年10年間發生了甚麼事？首先是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然後是反對政改，繼而出現雨傘運動。今時今日，大學生十有八九自覺是香港人，並非中國人。這是誰一手造成的？如當局真心幫青年人向上流，首先要給他們多些機會，不要動輒打壓。

原議案和修正案均提出支持青年人到內地發展。雖然政府一直鼓勵青年人參與國家經濟騰飛的機遇到內地發展，但也不能只是一味鼓勵，讓青年人單槍匹馬北上，人生路不熟，他們有很多方面需要支援。故此針對這問題，香港青年聯會和民政事務局合作推出深圳創業服務試行計劃，選出位於深圳南山區、羅湖區和福田區的創業培育基地，試驗為期6個月，申請者年齡必須為18至35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我期望特區政府能夠善用不同的資源和民間團體舉辦更多類似項目，令政策措施更靈活推行，使試驗計劃可進一步擴展至更多不同的地點，以及擴大受惠對象，不單是青年創業者，中小企也同樣受惠。此外，有關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領，有傳快將出台，我們當然密切期待。

縱使有能力參與的都是大型企業，但過去也是由小型企業開始，所以，"一帶一路"要成功實踐，應有各方的參與，包括中小企。最近有一項關於中小企對於參加"一帶一路"的調查，發現雖然受訪的中小企對於"一帶一路"感興趣，但感覺上涉及的都是大型的工程和科技項目，對於缺乏資金和專門技術的中小企來說，實在難以參與其中。大部分受訪的中小企表示希望獲得更多"一帶一路"的商機資訊，但超過六成的企業均不清楚在哪裏可獲得相關資訊。可見特區政府在推動"一帶一路"的工作上，針對中小企的需要做得不足。中小企需要獲得更多相關的資訊，當局在制訂有關措施政策時，應多與商會聯繫，並應顧及中小企的實際需要。政府當局亦應進一步加強與東盟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政府部門的溝通及協調，每年多組織初創企業、青年人及聯同內地大灣區及長三角等地企業考察訪問。香港貿易發展局每年均會組織企業家到不同的地區和國家進行考察，我期望貿發局也能組織內地企業和創業者到大灣區、東盟或"一帶一路"國家進行交流訪問，並進行各種推廣活動，尋求發展機會及拓展市場。此外，政府應將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和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的市場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東盟以外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中小企及初創企業在這些國家得到推廣和獲取更大商機。政府應主動與東盟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尋求經濟合作計劃，開發產業園區，協助港資企業"走出去"，提高投資、貿易及業務多元化的程度。

主席，時下青年人最需要的是甚麼？就是發展機會。政府和工商界可以通過合作，幫助籌謀香港青年的長遠發展。特別是中美貿易拉鋸多月，為香港各行各業帶來多方面的影響，我們更加要作出全面及長遠的應對部署，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並提供機會讓青年人向上流動。內地和美國是香港兩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因此中美貿易糾紛一定會影響到香港。業界向我反映，擔憂貿易戰一旦加劇，會影響他們承接訂單的情況，令他們進退兩難。不少港商還要面對勞工權益的訴求及經營成本上升的壓力，實在是百上加斤。再者，中小企流動資金有限，如果銀行因為貿易戰而收緊借貸，很可能影響他們的資金周轉。我在這裏再次重申，希望政府推出不同的政策和應變措施，包括透過出口信用保險局加大保額和擴大保障範圍，以及重推"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由政府提供信貸擔保，以應付企業資金周轉需要。主席，另一方面，香港應該把握國家未來發展所帶來的重大機遇，藉此分散投資風險。我們可以在推動大灣區建設及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等方面發揮融資優勢，支持內地企業借助香港"走出去"，為國家改革開放繼續貢獻力量。青年人正正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我希望大家由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多些關注青年人的訴求，為他們提供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同時在政策上提供切實可行的支援，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實現自我價值，為未來打好基礎。現在內地高鐵網絡縱橫交錯，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發展最成熟的高鐵系統。未來高鐵會將中國和周邊國家連接起來，有利年輕人前赴"一帶一路"國家從商和發展，促進人才交流，可以說是"路通才通"，亦是加強跟內地融合的好時機。內地有不少官方和非官方途徑鼓勵青年人創業，包括租金優惠、共享工作空間、初創企業交流、企業配對支援等。現在已有不少企業成功集資上市甚至面向國際。香港應該要跟內地加強人才交流，借鑒成功的經驗，這樣一定可以幫助香港的年青人大展拳腳。面對全球新一輪的科技革命，我們不可以落後，必須要加強跟內地融合，達致互通共贏。深圳近年在創新科技方面的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可以為香港青年人提供廣闊的發展平台。政府和工商界可以多鼓勵青年人，特別是青年企業家和專業人士，到粵港澳大灣區創業和就業，尋找新的發展機遇。主席，值得參考的是，前海為鼓勵海外專才到當地工作，由2013年起提供個人所得稅補貼，這些專才實際要交的稅率因而只是15%。這數年，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一直倡議，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爭取將措施擴大到大灣區不同城市。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機遇處處，我們可以通過開展內銷市場，分散中小企的投資風險。同時，很多青年人希望透過自身努力和拼搏闖出一番事業，造福社會。我希望政府跟內地繼續緊密合作，陸續推出多項利商惠民的措施，例如爭取稅務優惠，以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和創業，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很多事情說來容易，特別是談到跟內地融合、如何加快香港青年人和工商界融入內地環境等方面。去年，我們有一個代表團到珠江三角洲的大灣區考察，我覺得很成功，因為議員可以體察到有關情況。主席，希望你今年再次安排立法會議員到國內考察一些新地方，例如長江三角洲。我曾經向你表達過這個意願，希望能讓議員加深了解國內現在最新的發展情況。主席，我謹此陳辭。

關於扶持中小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的議題，民建聯在過去曾經提出不少意見。如果純粹說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重點，是特區政府駐內地的辦事處可以提供較多支援。

所以，如果能夠在當地就業一段時間，累積經驗，然後才創業，相信這做法會比較可取。主席，我們今天也提到鼓勵青年人創業的配套。

特區政府用公帑支援創業，但因為沒有足夠提醒，令很多青年人最後焦頭爛額，還要負一身債務，這樣未必是好事。所以，我在這裏要再三提醒，政府在推行任何措施時，應該提醒相關人士要清楚知悉創業的困難、風險及評估自己應否創業，我覺得需要跟青年人說清楚。另外，我們提到為中小企或青年人創造更多機會，其實香港有一個很有利的角色。

我只是想借此例子指出，希望香港的企業日後有能力衝出世界，為全世界不同地方，包括"一帶一路"的地區和國家，提供專業服務，因為香港以專業服務見稱。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無論是建築或工程，香港也做得到。

全世界很大部分的船隻在香港註冊，掛上特區的旗幟，而掛上特區的旗幟的船隻便能使用我們衍生的服務，包括仲裁服務，甚至在香港購買海事保險等。但是，由於我們暫時仍未能提供這些服務，船隻便選擇在倫敦接受這些服務。香港其實絕對有能力可以做這些工作。政府現正準備推出一些措施，例如將會推出稅務優惠，我希望這些工作盡快落實，為香港創造更多國際機遇。

可能有很多年輕人決定不留在香港，這的確會對香港的長遠經濟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

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究竟年輕人對香港的歸屬感有多強？他們會否選擇香港作為他們永遠的家，令香港的經濟得以平穩地發展？

他們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持續偏低，亦不及作為香港人般高。

主席，現時已檢驗並經測試的鋼筋的不合格率已經超過三成。

此外，關於年輕人的學額，如果大家有留意，大學資助學額長期維持在約14,000個，而我讀大學時是14,600個，現在則提升至15,000個，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仍然不足夠。而且，很多年輕人經資產審查後，要負上很沉重的學債，動輒也要十多二十萬元，我相信很多同事的辦事處也有這類型的學生。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檢視學生償還學費貸款的方法，並扶助他們，令學生對前景有信心，並願意留在香港為香港市民服務。

主席，今天的議案題目是"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雨傘運動時的一個畫面，當時有8個大字貼在"連儂牆"上，就是"就算失望，不能絕望"。那些年，人心鼎沸，每個香港人——特別是青年人——都想改變。由於政制停滯不前、八三一"落閘"，於是大家也看不到希望。直至雨傘運動爆發、79天的佔領，香港人捱過了警棍和催淚彈，亦曾與政府談判，但青年人換來了甚麼呢？就是"就算不能絕望，也見不到希望"。現時問問青年人，甚麼叫"青年人向上流動"？我們看不到普選，而民意代表——特別是青年人的代表——又被"DQ"取消資格，加上外來移民搶佔工作機會，試問青年人有何出路？不把青年人趕進窮巷，我們已感恩萬分了。

從事專業職能工作的人數全面下降，有近六成畢業生從事文員和服務銷售工作。青年人起步難，"上位"更難，他們的薪金多年不漲。

樂施會剛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去年全球最富有的26名富翁的資產總值，已等同全球最窮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和。香港只有67名億萬富翁，卻已坐擁3,347億美元的財富；可是本港的貧窮人口卻有1,377 000萬人。香港以至全球的財富過度集中於一小撮富翁手上，普羅市民——包括大家很關心的青年人——卻彷彿永遠分享不到成果，任憑經濟發展有多強勁，大灣區被說成機遇處處，但錢也只落在老闆手上，而非落在小市民，也不是青年人手上。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在星期二公布一年一度的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指出香港樓價進一步惡化，香港人要不吃不喝近21年才可以供滿一層樓。香港連續9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我們的上一代擁有物業，可以靠"炒樓"和"炒股票"賺錢，但青年人要由低做起、由零開始。如果不是成功"靠父幹"，那莫說買樓，就是想看到未來也很艱難。不過，如果問我——我的意見一向與大家不同——我認為置業不應該成為青年人的人生目標，政府亦無須協助市民置業，單單解決住屋問題便已足夠。我們過去談跨代貧窮問題時，說窮學生與富學生之間，不單前者輸在起跑線，兩者隨着年齡增長，在社會、經濟和地位的差距亦會越拉越大。我今天也不談這些，因為現時並非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的問題，而是普遍市民充斥着絕望。我們的政治沒有未來、經濟沒有未來、生活沒有未來。市民認為向上流動只是一種奢望，與自己無關。國際民意機構蓋洛普最新一份全球希望指數報告指出，香港在1年間便下跌了35點，由去年的+10分跌至-25分，成為全球第五大悲觀地區，直迫約旦和黎巴嫩等戰火之地。其實，我也不很理解青年人。

政府近年只顧覓地建屋，認為只要解決置業問題，就等於解決了社會問題、解決了青年人的問題，這種想法便未免過於簡單。歸根結底，其實所有問題只在於"生活"，進一步便是要"生活得更好"。不論是向上流動的問題、置業問題或就業問題，如果大家本末倒置，因為供樓而失去了生活，只剩下生存，每餐只吃麵包，那麼不管覓多少地、建多少樓，對青年人而言也意思不大。因此，我同意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最低限度它是要使香港在"自由、民主及法治等原應在基本法保障下的港人權利"不會持續受損，令香港人有希望、令青年人有希望，這樣他們才會願意花時間和心機留在香港、建設香港。

我希望特區政府好好深切反省。

主席，多謝謝偉銓議員今天動議"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的議案，讓我們有機會在這裏討論。我亦留意到李慧琼議員會在下星期提出"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的議案，兩項議案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會集中就高中及大專階段的教育發言。

至於如何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我很希望社會能夠讓青年人發揮潛能，讓他們每個人都可以因應自己的性格和興趣好好發展。"向上流動"一詞所隱含的意思是，社會上的基層市民能夠通過讀書，或是在以往的社會通過生活智慧，甚至最低限度通過勤勤懇懇的工作，為自己的生活創造更好的未來，包括進身高尚階層。即使不是進身高尚階層，我認為只要所有人皆能夠好好生活，能夠滿足自己，照顧家人及身邊的人，亦已相當不錯。

這正是我們今天要考慮的問題。不過，青年人在這過程中也不是被動的，他們應該採取主動，包括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為向上流動而奮鬥。

學校的學習變成了沉悶無比的事情，這對他們向上流動產生了壓抑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檢視現時的新高中課程和學習模式是否合適。第二個問題是，現時大部分學生都是在學術型的課程中學習，但學生是多樣化的，各有不同的志趣和能力。社會的需求也多樣化，有各種不同的行業。為甚麼擁有不同性格、不同能力的青年人，卻要通過相同的學習軌道進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立法會曾有代表團到瑞士和德國考察當地的職業教育。

當然，還要視乎學生有否機會進入高等教育，因為如果他們選擇職業教育的話，便有可能要提供類似西方的應用科技大學。

是否有必要作出這樣的犧牲？我們的學生是有條件的，但我們也要考慮如何在經濟上幫他們一把，以免他們背負一身學債。我相信青年人是有希望的，只要社會願意幫助他們。我謹此陳辭。

不過，若仔細閱讀原議案的措辭，便會發覺謝議員其實是希望政府可以幫助本地的中小企及年青人北上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客觀而言，北望神州本來並非問題，而實際上亦有很多珠玉在前的成功例子，但令我擔憂的是政府積極把我們的中小企、年青人送到內地之後，香港還剩下甚麼？我有一個疑問，政府不是一直推動各種專才計劃，希望引入世界各地人才來港大展拳腳的嗎？但怎麼近年來，大家都把人才向外推？着年青人到內地生活，甚至到"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尋找機遇，香港是否人才過剩，還是大灣區、"一帶一路"的所有均比香港更優勝？我們既然能自家培養人才，政府又何必多此一舉、大費周章，慫恿我們的人才向外闖，同時又吸引外地人來填補現時這個原本並無人才空缺的地方？我希望特區政府的官員好好思考其中一點：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究竟應該視全世界為競爭對手，還是甘心降格成為大灣區發展的副手，或"人才孵化器"？把所有人才、資源、視野均放在大灣區，以大灣區某城市的姿態示人，而不是以香港的姿態示人，這是否特區政府想達致的目的？話說回來，主席，即使我們確是人才泛濫，但今時今日的香港是否一個適合發展的地方？答案是肯定的話，那為何依然有很多人向我們尋求協助，投訴政府的制度太守舊、政策不清不楚、在香港難以發展？他們面對的問題，由聘請員工的支援、政府的採購政策、甚至緊隨政府政策發展電競事業但誤墮法網的情況，投訴可說是多不勝數。我以創科業為例，談談在香港向上流動的困難。本屆政府上任後大力推動創科，更提過要以"史無前例的力度投入創科"，斥資3億元支援創科和電競發展。我們不妨看看，究竟政府是以"史無前例的力度投入創科"，還是以"史無前例的力度打擊創科"。早前有人跟隨政府的步伐發展創科，於工業大廈開設電競發展中心，結果因為未有向機電工程署申請電競椅的牌照，被控無牌經營；不要緊，創辦人再接再厲，申請網吧牌照，但仍被控無牌經營；再不要緊，他轉移申請會所牌照，民政事務總署又說不適合，折騰一番後，仍然沒有一個牌照讓他們合法經營。不談電競發展中心，我們來談談電競館。顧名思義，電競館是舉辦電競比賽的地方，並開放讓現場觀眾觀賞，提高大眾對電競的認識和興趣，主席，結果如何？

可想而知，這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的門檻之高，申請之難。政府說要以"史無前例的力度投入創科"，實質則是指引不清晰，前線部門未能將政府總部的政策體現出來。我曾經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向政府提問，可否統一處理電競牌照的申請，政府當時的回覆是只能提供指引，不能一站式申請，我相信政府官員非常清楚，電競有很大的變化空間，目前不能斷言申請某幾種牌照便能開門營業，既然如此，政府提供的指引又是否有實際效用？創辦人需要自行判斷其場所屬於哪種營運模式，從而申請一大堆牌照，還要冒着被控無牌經營的風險。這些政策能否真正幫助中小企、真正促進有心的年青人向上流動？既然在香港如此難以發展，謝議員的議案提到要幫助中小企和年青人到大灣區發展，這樣不是很合情合理嗎？

一個政府，一個由人民授權管治這個地方的政府，這樣做不來，那樣也做不好，卻把年青人送到其他地方，還美其名是幫助他們發展、向上流動，我相信這是極不負責任的管治思維。既然有這麼多聲音和實例指出，政府在扶助中小企和年青人有所不足時，政府所應做的當然是解決問題、面壁思過，而不是將我們的年青人和問題像掃進地毯底一樣掃去大灣區，便當是解決了問題。何況，真正的人才並不需要政府教他往哪處去，真正的人才自然有能力放眼四方、放眼世界。另外，政府也需要正視何謂"以人為本"，政府在推行政策時，有否真正以用家的角度思考問題？設下重重關卡，經重重篩選剩下來的自然是精英，有潛質的人自然會離開香港，外國創業者和投資者想到香港發展，政府的政策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但面對如此重重關卡，他們最終只會望香港而卻步。主席，最後我寄語政府和各位支持原議案的議員：香港的世界從來都很大，比大灣區大很多很多。所以，我代表公民黨反對謝偉銓議員的議案。

有時候，我們希望保護青年人或小朋友，但我認為過分保護未必是好事。

幼稚園停課是保護小朋友的一個途徑，讓他們接種流感疫苗，也是避免他們生病的一個途徑。

要有效避免染上流感，鍛練身體才是最基本的方法。

當然，這種說話很動聽，令青年人覺得自己備受保護，他們可以在香港相對安逸地生活，真是"小確幸"。

主席，談到視野問題，究竟香港人的視野，是由荃灣或天水圍去柴灣，還是由深圳去北京一個這麼遼闊的地方？我們的視野真是比較狹窄。正如楊岳橋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地方的人，但我們的視野確實局限於香港。

所以，我們認為大灣區為青年人的事業發展提供一個平台，因為大灣區靠近香港，而且有錯綜複雜的交織網和足夠人口，為事業發展提供一個平台。主席，一個較大的平台定會帶來挑戰，有些人或會感到不適應，例如，我們可能會在內地遇到一些特殊情況。

所以，我支持謝偉銓議員的原議案和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過分保護下一代，我們不希望下一代受到過分保護。

主席，今天的議題是"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我認為，簡單而言，這項議題的要旨就是如何能令香港市民安居樂業。

其實，土地及房屋問題，我們在這個議會已經辯論多次，近年更是多番討論填海、收回高爾夫球場、發展棕地等選項。

如何能有好的工作和前景？

舉例來說，政府推出的多項勞工福利政策，包括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法定產假由10周增至14周、強積金僱主供款由每月1,500元增至2,400元等，都減低了中小企的營商信心。我想提醒特區政府，在考慮員工福利的同時，亦要顧及中小企的承受能力。

因此，政府推出勞工福利政策時，必須細心研究，以免令香港營商環境變差，影響青年人就業。

今天我聽到很多同事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搶走香港人才的問題，當中其實牽涉一個邏輯問題。

為何我們不可以放遠眼光，協助青年人尋找更多機會？大灣區共有6,000萬人口，其發展對於香港青年人的就業機會、香港中小企的生意和客源等，都有正面影響。

我相信發展科研定必是香港的大方向，我們不可再着眼於勞工密集的工業，因為已經過時。提升科研、擴闊市民的眼界，加強青年人在科研範疇發展，是特區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我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努力。

主席，感謝謝偉銓議員及各位議員就"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提出議案及修正案，令立法會有機會討論香港青年人現時面對的問題。其實我覺得今天討論的議案是有點古怪，因為立法會很多時候討論扶助中小型企業與青年人社會流動往往是兩個分開討論的議題。但是，謝偉銓議員將兩項議題放在一起討論，促使我思考：第一，究竟扶助中小企是否就能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兩者是否相關？協助中小企是否等於協助年輕人？第二，青年人是否希望向上流動？他們希望怎樣的向上流動？再概念化一點，他們是希望收入增加？教育機會增加？還是職業上流變動？還是只希望"上樓"有一個可負擔的居住空間？先處理第一個問題。對於扶助中小企是否就能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恕我找不到兩者相關的關係。不過，特區政府對於發展香港經濟多年來不遺餘力，由回歸以來的數碼港、中藥港，到SARS後開放自由行，之後再提出八大產業，近年則不斷透過大型基建推動中港融合，現在則不斷提粵港澳大灣區。再者，香港的利得稅較其他國家及地區稅率低，林鄭月娥政府上任後更減稅，再加上每年的退稅安排、各項貸款及基金優惠。這些基建及措施，令香港經濟不斷發展，1997年的人均生產總值為21萬元，20年後的今天已達36萬元。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3年的研究發現，多於六成的受訪者認為，現時香港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較10年前差，感到現時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不足的亦有約五成半，其中尤以年輕、具大專學歷、並且來自基層的男性群體為甚。立法會資料研究組亦曾進行一項有關香港的社會流動的研究，研究指"在1991至2011年期間，15至24歲在職青年的就業情況與整體工作人口相若，但他們較集中於擔任輔助專業人員的職位。另一值得關注的發展，是該等青年從事工資較低的服務及銷售工作的比例逐步上升，由1991年的21%增加至2011年的34%。最近的一項研究亦發現類似的職業向下流動情況，在2001至2011年期間，更多具有學位教育程度的15至29歲青年從事文員及服務/銷售工作。上述的就業情況未必與現今年青一代的期望相稱，尤其是他們經歷較富裕的生活環境和接受較高的教育水平後，對事業和人生的期望難免相對提高"。可惜，現實卻是殘酷的，青年人對事業和人生的期望提高，但他們的現實生活質素卻是無法提升。

政治上，青年人覺得香港沒有希望；經濟上，香港貧富懸殊、分配不均，企業壟斷、多年來實行高地價政策，這些核心的結構問題一天不改變，青年人只會繼續面對很大的向上流動的困難。智經研究中心指向上流動的主要阻力有3個：第一，在2001年至2011年間，中層經理級與專業僱員薪金指數的平均升幅全被物價上升抵銷，令他們難有餘錢作儲蓄及提升生活質素。第二，償還專上學生貸款的壓力，尤其是對於剛畢業、收入不高的青年。副學位畢業生每月須償還的貸款金額，佔收入約一成，令他們要延遲甚或難以實現事業和人生計劃。第三，日益昂貴的住屋支出。工作人口收入的升幅未能追上樓價，以致與20多年前相比，青年工作人口須更長時間儲蓄首期。我認為這3點都不無道理，但正如我所說，核心結構問題一天不改變，這3個阻力只會繼續存在。上述的分析已部分回答了我的第二個問題，但我必須補充，青年人是否都希望能向上流動？對於在物質主義下成長的青年人，向上流動或許毫不吸引。他們可能反而是"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追求"衣食足"之後的"知榮辱"，追求更高層次丶有別於主流經濟學的價值。主席，這不僅是香港的現象，世界上很多社會也有這種趨勢，追求"我的生活小革命"，"我的生活小確幸"，一種顛覆主流、永續生活的主題，希望在日常生活中由我做起，建構一種新的在地價值。不同地方也有這些小革命正在進行，年輕人的其中一個共通點，是他們希望自己不再生活在虛妄當中，這可能便是他們所追求的向上流動或向心流動。

有些人希望向上流，賺取很多的金錢，成為管理層或老闆，這是沒有問題的。

代理主席，今時今日，我已經不想跟我右邊的同事辯論自由黨邵家輝議員所說的話，因為當有同事如此"離地"，你說甚麼他都會覺得不中聽，最好便是香港甚麼法例都沒有，包括駕駛飛機也無需執照，跳上飛機便可以駕駛，對嗎？

所以，我覺得大家無謂爭拗，聆聽的市民自會明白大家說的是甚麼。代理主席，我重複說，自由黨毫無疑問同意要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其實無須如剛才的同事所說，青年人必須要做老闆，因為如果中小企有所發展，青年人也可以向上流動。

對於原議案和修正案中多項建議，由如何鼓勵創業、改革公營機構的招標制度、重視創意、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契機、加強創新科技的應用，以至為青年人提供不同形式的房屋選擇等，我們都沒有異議。我只想補充幾點。第一，中小企仍然是不少青年進入職場的起點，故此扶助中小企與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兩者息息相關。不過，要扶助中小企便必須營造好營商環境，致力為中小企拆牆鬆綁，切勿設立過高的門檻，窒礙他們的發展。同樣，我們當然鼓勵青年人創業，但如果我們同時增加其創業成本，沒有營造好營商環境，我們只會增加他們的創業風險。

第二，香港現時人手不足。

大家切勿以為為了留機會給下一代，便應反對輸入勞工。香港有些人擔心外來人"搶飯碗"而抗拒輸入專才，但大家要明白，世界轉變得很快，香港未必有適合的人才配合發展。

第三，香港的工資高企、租金昂貴，窒礙了中小企及初創企業的發展是不爭的事實。自由黨認為當局必須積極研究對策，例如可否考慮為中小微企引入新入職津貼，為他們提供資助，吸引新人入行，亦可以為低學歷的青年人提供長遠的工作階梯。另外，自由黨亦建議當局提高中小企辦公室和商鋪租金的開支扣稅至150%，額外稅務寬免部分每年上限為30萬元，以減低他們的租金壓力。最後，我想指出，對於陸頌雄議員修正案提及的有薪培訓假期，自由黨有意見。當然，我們鼓勵僱主為僱員提供培訓，但陸頌雄議員修正案的用詞卻令我有疑惑。至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儘管他提出的建議沒有大問題，但由於他陳述的內容論及香港人自由、民主、法治及權利的狀況，自由黨認為與事實不符，所以，我們會投反對票。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胡志偉議員和莫乃光議員的修正案主要針對香港創新科技和資訊科技業的發展，各項建議措施我是支持的。胡志偉議員刪除了我就把握大灣區機遇提出的部分內容，加入吸引中小企和青年人以香港為基地等字眼，我不會反對，因為我的建議沒有限制本港所有中小企和青年人都要返回內地發展。對於胡議員提出要維持香港在大灣區的龍頭地位，其實香港現時是否仍是大灣區的龍頭？抑或深圳或廣州已經超越香港？又或是否仍要有龍頭，還是應該優勢互補？當然，如果香港政府和香港人不再積極把握大灣區的機遇，香港隨時變為龍尾。另外，我認同胡議員說大灣區有危有機，所以我們更要想辦法將危轉機。盧偉國議員提出要爭取修訂CEPA框架條款，以擴大兩地的專業資格和資歷互認，放寬港資建築及工程企業參與內地工程建設的限制，這些都是我早前跟盧議員一起去信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提出的訴求，並已獲得內地正面的回應，希望港府可以加緊跟進和落實。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提到不少香港人想移民，其實我亦聽過有部分專業人士這樣說，但他們不是因為香港沒有雙普選而想移民，而是厭倦了無止境的政治爭拗，製造不必要的事端，不斷阻慢香港發展，因而產生厭倦。另一個原因當然是香港樓價和租金太貴，但偏偏有部分人反對填海造地，反對發展新界東北。郭議員又把我有關把握大灣區機遇的所有內容刪除，改為開拓海外市場，其實我的議案並沒有排除開拓海外市場，只是大灣區鄰近本港，語言和文化最為接近，我們沒理由捨易取難，只要求政府開拓海外市場，而不把握內地市場。陸頌雄議員提議向有意到內地發展的青年人提供就業配對服務和工作津貼，這建議我以前也提過。政府近日宣布向60歲至64歲中高齡綜援人士提供就業支援津貼，以及加強就業配對服務，我認為對青年亦不能忽略。至於為合資格的首次置業青年人提供一次性印花稅和按揭保費寬免，後者我已向"財爺"建議，雖然涉及寬免印花稅的款額可能稍多，但仍可以研究，例如把寬減限於某個數額。謝偉俊議員建議容許市民利用強積金滾存作首次置業，避免被高收費、低回報的強積金鎖死置業資金。我本人和業界不少人都對強積金制度有很多不滿，而購置物業在某程度上都可以視為一種退休保障。不過，如果讓市民可以動用強積金買樓，又是否容許他們在退休前賣樓套現呢？

我謹此陳辭。

在支援中小型企業方面，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提到，政府十分重視推動中小企發展，並一直致力為中小企締造有利營商的環境。我們會因應市場情況，推出不同的短、中、長期措施，加強支援中小企。此外，我們會致力支持企業拓展內地、東盟，以至全球的市場。就中美貿易摩擦而言，政府一直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及其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並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互通資訊，共商對策。短期而言，政府理解業界特別關注出口信用保險和融資，尤其是中小企較容易受到外圍因素影響。因此，政府迅速回應業界訴求，推出多項針對性的短期措施，包括：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先後推出特別支援措施，加強保障受美國關稅措施影響的香港出口商；延長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工業貿易署加強向業界發放有關香港產地來源規則方面的資訊，並與業界跟進相關檢討工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不斷舉辦免費專題講座，亦繼續透過組織商貿考察團、商貿配對服務等，協助業界開拓新興市場及生產基地。

政府亦同時優化BUD專項基金下的"內地計劃"，包括把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增加1倍至100萬元。此外，在"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方面，我們把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增加1倍至40萬元，以加強支援中小企探索新市場和新商機。剛才多位議員提到，"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會為香港企業帶來很多新機遇。特區政府也一直透過不同途徑，協助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發掘和掌握這些新機遇。我們會致力促進香港與內地企業的協作，幫助業界了解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項目，共同發掘機遇，包括與相關企業、專業團體和商會聯合舉辦論壇及對接交流會等，並且會到內地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或地區推廣香港的優勢，積極支持工商和專業界別的投資及商貿配對工作。我們亦積極擴展香港駐海外經貿辦事處的網絡，鞏固及提升香港在國際貿易領域的樞紐地位，進一步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其他具發展潛力市場的新商機。隨着特區政府進一步拓展經貿辦的網絡，經貿辦將加強對外宣傳工作，更積極向世界各地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鼓勵他們利用香港的優勢探索"一帶一路"倡議、大灣區，以至全球的機遇，協助香港的企業和專業團體開拓國際市場。

眾所周知，香港的專業服務具高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內地和香港在CEPA框架下致力促進香港專業服務進入內地市場，包括利用CEPA在內地參加考試、註冊、執業和開業，以及鼓勵雙方的專業機構進行專業人員資格互認，推動專業技術人才交流。目前有兩間香港企業已成功利用CEPA在廣東開設建築工程設計事務所。在專業資格互認方面，通過雙方就產業測量師、建築師、結構工程師、規劃師、工料測量師，以及建築測量師的互認安排，內地與香港先後共有近3,400名專業人員成功取得對方的專業資格，當中香港人佔1,630名。我們會與內地繼續商討如何豐富CEPA的內容，爭取在大灣區內推出更多開放措施，為香港中小企及青年人開拓更多更好的創業和就業機會。剛才亦有議員建議政府研究簡化過關手續及轉口貨物的清關手續，以促進中港兩地的物流。事實上，香港作為全球第七大的商品貿易經濟體系，一直致力提升貨物通關的便利水平，也推出多項便利措施。例如自去年8月1日起，政府為每張進出口報關單的報關費設立200元上限，以進一步減低高價貨品進出口的營運成本，中小企也可受惠；我們亦一直與內地當局探討擴展"跨境一鎖計劃"，以促進粵港兩地之間的貨物通關效率。由今年1月起，該計劃在廣東省內的清關點增加至51個，當中包括在珠海首次設立的清關點，不但可以方便業界，也可以更好配合物流業界取道港珠澳大橋運送貨物。在這方面，中小企同樣可以受惠。剛才亦有多位議員在青年發展方面提出很多建議和意見。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提到，青年發展是本屆政府的重點工作之一。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青年發展委員會亦已於去年4月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將聚焦3項主要工作：第一，協助青年選擇適合他們的學業出路；第二，幫助青年發展事業和向上流動；以及第三，加強與青年人交流的渠道。政府已預留了10億元支持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並會率先撥出其中5億元推出一系列新措施。民政事務局一直支持青年創新創業，包括設立"青年發展基金"及"青年共享空間計劃"。前者以資金配對形式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支持青年人創業；而後者為創業青年提供廉租共享辦公室。"青年共享空間計劃"提供平台，讓已活化工廈和商廈的業主撥出樓面作為共用工作空間或創作室，以不多於市值租金一半的優惠價租予青年創業家和藝術工作者使用。計劃推出至今獲不少企業熱心響應，參與計劃的物業業主合共提供超過10萬平方呎的共享空間，可受惠的青年超過1,000人。參與計劃的業主和非政府機構均同時向青年人提供多元化和具針對性的創業指導及支援服務。我們欣見香港的初創企業近年發展非常迅速，調查結果顯示，在2018年，香港共有超過2,600間初創企業，按年上升18%，這些初創企業僱用的員工人數，亦大幅增加了51%至超過9,500人。除了支持他們在香港創業，特區政府亦期望香港青年能發掘香港以外的機遇，在過往經驗的基礎上，加強對青年在香港及大灣區其他城市創新創業的支援，並鼓勵香港青年善用大灣區的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為香港雙創人才提供更多發展空間。民政事務局與香港青年聯會於去年12月合作推出試行計劃，由青聯以自身的資源扮演"連繫人"和"引路人"的角色，負責公開招募香港青年創業者，通過與大灣區青年雙創基地的營運者、香港的大學，以及科研單位等合作，帶領香港青年認識大灣區的機遇，協助他們找對門路，揀選合適的雙創基地，並以優惠條件落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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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亦有多位議員提及持續進修基金。

剛才多位議員提到置業階梯的問題。政府有決心並會盡最大努力提供適切及可負擔的房屋，協助市民安居和改善居住環境。政府在2014年公布《長遠房屋策略》，採納"供應主導"及"靈活變通"的原則，務求解決房屋供不應求的問題，重建房屋階梯。《長策》其中一個策略性方向，是提供更多資助出售單位，進一步豐富資助自置居所的形式，促進現有單位的市場流轉。行政長官在2018年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增加公營房屋的比例，並承諾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七成應用於公營房屋。在充分考慮最新的發展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後，政府將《長策》下2019-2020年度至2028-2029年度10年期的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由6：4調整至7：3，即公營及私營房屋供應目標分別為315,000個單位及135,000個單位。政府會繼續在《長策》的基礎上，增加房屋單位的供應，以滿足社會的長遠住屋需要。此外，政府一方面會繼續多管齊下增加短、中、長期的房屋土地供應，以期從根本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會適時推出需求管理措施，以減低市場因過分熾熱而可能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以維持私人住宅物業市場健康發展。

首先，房產價格的風險遠高於強積金基金投資。此外，由於本港強積金的強制性供款比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偏低，只有5%，因此強積金戶口平均結餘只有不足20萬元。對於剛踏入職場不久的年輕人士來說，他們的強積金戶口平均結餘可能會更低。因此，提早提取部分累算權益，對置業的幫助只是杯水車薪，實際作用十分有限。謝偉銓議員的原議案提及政府採購和招標制度，以及關於工務工程的建議。謝議員剛才提及，政府即將推出支持創新的政府採購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希望創造更有利的環境，鼓勵政策局/部門為政府採購時採納創新建議，以及便利初創企業和中小企參與政府採購。政府會修訂《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以反映政府採購政策提倡公平、具競爭性、公開而接納創新的競投方式。相關政府部門會共同協作，推出利便中小企和初創企業參與政府採購的措施。政府物流服務署會公布政府採購計劃，以便利準投標者草擬其計劃，並參與招標前簡介會，協助中小企和初創企業熟習政府採購的程序。創新及科技局和效率促進辦公室會聯同創科界人士舉辦商貿展覽，展示可供使用的創新方案，並提高採購部門對市場可提供的最新科技的觸覺和認識。為支援政府在採購中支持創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效率辦亦會訂定指引，鼓勵採購部門應用設計思維，以助它們在草擬招標簡介前，更積極及確切地理解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就工務工程而言，政府並不會只着重價低者得的原則，而會同時考慮投標者的技術質素及投標價格。工程和顧問合約會按類別和投標金額分為不同組別，讓不同規模的承建商和顧問公司可參與指定組別的項目，增加中小型的參與機會。主席、各位議員，我在開場發言提到，現屆政府銳意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建設將會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歷史性機遇。特區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做好"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協助企業和青年人好好裝備自己，迎接當前的機遇。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創造機遇扶助中小型企業及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